主席，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今年12月19日舉行。有市民指出，這是完善選舉制度以落實"愛國者治港"這項最重要的原則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意義重大。然而，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於候選人拉票期間以至投票日，社會出現大量以暴力阻礙個別候選人以至其團隊進行競選活動的違法行為。另外，網上亦出現大量偏激及失實的文宣，以圖抹黑個別候選人及整項投票安排，以及鼓吹選民以行動妨礙其他選民投票，以至抵制選舉。

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今年3月11日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附件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其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3月30日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為落實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特區政府在4月14日將《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經小組委員會5次共10小時會議及法案委員會12次共37小時的密集式會議，《條例草案》在5月27日獲立法會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條例》在5月31日正式刊憲生效。現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與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確保未來3場重要選舉按照有關法例，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舉行。就李慧琼議員的質詢，經諮詢食物及衞生局、保安局及廉政公署後，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全國人大在3月11日通過《決定》後，為使香港各界更了解《決定》的背景、理念和原則，在3月15日至17日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會同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就落實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在香港舉辦了60多場座談會並舉行各項走訪、約談等活動，廣泛聽取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見。特區政府亦一直竭力向社會解釋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完善的選舉制度如何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和提升特區管治效能，以及制度本身的種種優越性。自今年3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投放超過1,600萬元作多方面宣傳，除印製超過10萬本詳細介紹完善選舉制度的小冊子外，政府亦特別設立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專題網站，以簡單易明的文字及圖像解釋有關事宜。此外，各司局長亦透過其政策平台、網誌、傳媒訪問等，向公眾各界解說完善的選舉制度，而行政長官更親自主持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與來自40個界別分組的嘉賓進行討論，藉此向公眾深度解說完善選舉制度。另一方面，就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已展開的宣傳計劃，以及因應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而將於10月初開始的宣傳計劃，亦會涵蓋"愛國者治港"的理念，務求透過不同的渠道和形式讓市民清楚認識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和優越性，即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令政治體制有更廣泛代表性，更好地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和根本利益，並進一步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二全國人大在3月11日的《決定》指出，特區要有效地依法組織和規管相關的選舉活動，以落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新選舉制度。就此，《修訂條例》中在《選舉條例》新增了兩項罪行，包括故意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的舞弊行為，以及在選舉期間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廉署作為《選舉條例》的執法機構，會密切留意可能構成操控或破壞選舉的行為，並對這些違法活動果斷地執法。在適當情況下，廉署會主動要求相關的社交媒體平台或網站刪除一些可能違法的內容。廉署已展開全面的教育及宣傳工作，一方面透過面對面的講座，向選舉持份者講解法例及上述的新罪行；另一方面針對此類行為多在網上發生而加強網上宣傳，並就法例修訂後的新罪行製作宣傳短片。針對有關選舉的不實資訊，除了相關官員及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會親自作出澄清之外，有關澄清的信息亦會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立法會換屆選舉的Facebook專頁及專題網站、完善選舉制度專題網站上發布，務求盡快向市民大眾提供正確消息。事實上，我們必須指出，互聯網世界並不是一個沒有法律規管的虛擬世界。在香港，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的法律，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所以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任何刑事罪行，無論是發生在現實或網上情景，均受有關法律規管。針對網絡上的違法行為，警方一直透過網上平台及社交媒體等不同渠道收集情報，並不時透過互聯網發放防罪信息。若發現有人涉嫌違法，警方會作出調查及依法採取執法行動。就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政府各部門會緊密合作，制訂妥善保安計劃，以應付可能出現的安全風險，確保所有與選舉相關的活動能夠順利及有序地進行。選舉當日，警方會按風險評估在各個投票站及相鄰範圍實施相應的措施及人手安排，以確保選舉安全有序進行。三就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我們現正招募選舉工作人員。我們會為選舉工作人員舉辦投票和點票程序及有關安排的簡介會，包括點票工作的實習安排。針對新的優化選舉安排，包括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及為有需要的選民而設的特別隊伍，選舉事務處會在簡介會上加入特定的環節向選舉工作人員介紹相關的安排，確保在投票日當天的運作暢順。另外，根據在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所得的經驗，我們會加強為相關的票站人員安排投票管理訓練，並重點加強他們在維持投票及點票站的秩序等事宜的執行能力。另一方面，我們正與食衞局和衞生署的衞生防護中心緊密聯繫，不斷評估疫情對立法會換屆選舉所造成的影響，並制訂各種預案。我們初步打算在竹篙灣檢疫中心設立投票站，讓正接受強制檢疫的選民暫時離開房間投票。至於在指定地點進行強制檢疫的抵港人士，考慮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變種病毒具有較高傳染性，我們認為有意投票的選民應留意抵港的檢疫安排，並盡早規劃行程及預留足夠時間完成抵港檢疫安排，以便在投票日可在其獲編配的投票站內行使投票權。
主席，本星期日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後的首個重要選舉日，我亦想了解局方有何措施確保本星期日的選舉能夠順利進行，特別有鑒於近日澳門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有所下降，同時出現一些廢票和白票，他們會採取甚麼措施，呼籲選民在接下來的不同選舉中踴躍投票呢？
多謝李慧琼議員的補充質詢。

但一方面，我們固然會繼續做好宣傳工作，即是未來的3場選舉，包括立法會換屆選舉，對香港是至關重要。"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甚至是我們未來能否達致良政善治，都關係到每一位市民，因此希望市民踴躍參與選舉。同時，我們亦會提醒市民不要觸犯法律，特別是有關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廢票的情況。另外，我們亦會加強執法及情報收集方面的工作，確保屆時的選舉不會有違法的情況出現。
主席，我想問政府對於疫情是否有足夠的風險評估？

主席，多謝黃國健議員的補充質詢。首先，在疫情方面，當然我們也極為重視疫情可能會為未來的選舉帶來的影響。

主席，我也想詢問疫情與選舉相關的問題。我們與內地因為疫情已差不多兩年沒有正常通關，我估計直至12月也未必可以恢復正常往返。我們留意到其實有不少香港人在內地居住，他們如果因為疫情下無法通關而不能回來投票，其實非常可惜。在行政措施上，局長可否考慮在駐內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設立一些投票站，又或者在我們的關口設立一些投票站，讓在內地生活和工作的港人也可以在上述地點投票？

首先，我們一直也強調並致力希望我們的選舉是一個公平、公正及誠實的選舉。對於選民方面，我們希望每個人也可以公平地行使其投票權利。至於未來的疫情方面，按目前對疫情的評估，在年底前疫情能否全面停息，以至可以有正常通關的機會，的確是有待觀察，但在這方面，我們希望令身處內地......特別是因為現在所說的是，可能有數以十萬計身處內地的香港居民、選民希望可以回來行使投票權，我們已積極作出不同預案。至於在內地設立投票站方面，的而且確，我們過去亦曾強調，這方面無論在技術上、法律上或者在內地的配合上，都有很多方面需要克服和仔細研究。在未有確實穩妥的情況下，我們不會貿然推出在內地進行投票的安排。但是，我們在審視不同的預案，可否在關口設立投票站，這些都是我們正在就可行性方面進行研究的。我們希望，如果可以，即是他們投票後如果返回內地，能否在免檢方面有所安排等，我們會就方方面面進行評估，以及和相關持份者或單位進行磋商。

新的選舉制度完善了立法會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候選人的提名方式，除了沿用以往取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提名之外，亦新增了必須取得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兩名、又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這是重大的轉變，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亦沒有取消選民的提名權。但是，當局會否警惕和留意有些別有用心的人抹黑選委會，誤導市民，以為選委會取代了選民的提名權？此外，當局會否在宣傳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把這個正確的信息帶給市民？

就這方面，我們會繼續加強宣傳工作，讓市民大眾明白、清楚這件事。至於你說如果有一些故意不實的報道，政府亦會盡快作出澄清；如果涉及違法的情況，我們亦會果斷進行執法。
主席，承接剛才陳克勤議員問及有關立法會換屆選舉和通關的問題，局長剛才回答過，正在磋商、研究在口岸設立投票站的可行性。其實就這方面，我希望局長真的能夠加快相關的工作，因為這對我們的選舉工程非常重要。剛才我特別留意到，在主體答案的最後部分，局長特別強調他們初步打算在竹篙灣檢疫中心設立投票站，讓正接受強制檢疫的選民暫時離開房間投票。就這方面，我想問局長，這個初步打算究竟在今天是否仍在進行？因為近兩天，我聽到現時正在登記，讓竹篙灣作為抵港外傭的檢疫中心，究竟在12月選舉時，是否真的有很多選民在那裏居住，可以作為投票中心，其實是否即是這個初步打算已經改變了？如果是，究竟局長有否其他安排，讓一些正在接受檢疫的選民可以到票站，在短暫的時間內投票？

首先，關於在口岸設立投票站的安排，請議員放心，我們會盡快完成可行性研究，以及如果有需要，我們會制訂適當的方案去進行的。另外，關於竹篙灣的安排，的而且確，在稍後時間，關於換屆選舉的投票安排，我們考慮是否有需要在其他檢疫中心作出這方面的投票安排時，我們主要考慮數方面，一方面是公共衞生的考慮，另外是社會的接受程度，以至便利選民的安排等。在這方面——這是我的初步想法——當然，一直都會因應對疫情的評估來進行適當的調整。

因此，在登記期結束時仍未能處理的登記約為19,000個。為了讓相關登記人有充裕時間補交資料，我們作出了特別安排，讓他們在8月16日至31日期間以書面表格重新登記一次，我們希望透過接受實體表格及安排人手處理，能盡量確保登記資料無誤及齊全。因應9月1日情況，我們已把該特別安排延長至9月15日，其後又大幅增加人手、增設周六的收表時段，以及增設3間服務中心讓市民補辦手續。就陳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截至9月14日，我們合共收到約18,200個按上述特別安排遞交的重新登記，並已完成處理其中約13,000個。在8月16日至9月15日按特別安排遞交重新登記的市民，經核實資格後會於10月1日獲發放第一期2,000元消費券。二消費券計劃自7月4日開始接受登記至今，我們一直密切監察市民的登記情況，並按公布的推行細節向未能成功登記的市民發電話短訊，提醒他們需補交資料以完成登記。至於沒有提供可收取短訊的電話號碼的市民，我們亦已按其提供的電話號碼致電提醒他們需補交資料。另一方面，我們多次透過新聞稿提醒市民計劃的截止登記日期，以及有關須補交資料而重新登記的特別安排，亦透過新聞稿及社交媒體呼籲市民可利用電話熱線18,5000的語音系統查詢其登記情況。在9月1日，即發放第二批消費券當天，部分市民發現未有獲發消費券才察覺其登記未成功。由於部分市民可能希望盡快重新登記，以致秘書處人流驟增而出現較長輪候時間。看到有長者需舟車勞頓到旺角秘書處辦理手續，我們感到很抱歉。這亦反映我們在執行、準備和安排上不夠妥貼，着實有改善空間。我們已即時作出應變，包括9月1日當天宣布延長特別安排兩星期至9月15日、大幅增加人手及增設周六的辦公時間，並由9月6日開始在中環、大埔及屯門增設3間服務中心，便利不同地區的市民遞交重新登記。至今秘書處及新增設的3間服務中心均運作暢順，沒有出現需長時間輪候的情況。三政府首次推出消費券計劃，受惠人數眾多，在籌備和推行期間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我們已盡量照顧不同市民及相關持份者的需要，並致力在安全穩妥及簡單方便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亦要確保計劃的執行和成效能符合刺激消費和推廣電子支付的政策目標。我們會繼續監察計劃的執行情況，確保計劃運作暢順。
主席，"財爺"希望透過消費券幫助市民及整個社會經濟，這個初心無可置疑是良好的。但是，從今次大批長者填漏資料、填錯資料或不懂使用手機而引起的事件，明顯看到政府在統籌及執行上有一點缺失。9月1日出現大批人提交資料，9月6日當局才增設3間補辦手續的服務中心，這就是機動性不足及後知後覺。

如果社交媒體、短訊及新聞稿可以提醒到這些長者，之前那19000多宗個案就不會出現，似乎政府並無吸收之前的教訓。可否採用"人對人"的方式致電通知這5000多名尚未完成補交資料的人呢？
主席，剛才陳議員的意見，我們虛心接受。因為今次始終是一項很大規模的消費券發放計劃，我們在構思或做準備的時候，均不斷思考有甚麼可以應對或處理到一些突發情況。其實今次的情況，正正是我們之前考慮的時候，的確有不周之處。所以，"知來者之可追"，我們已經馬上將時間延長兩星期。其實今天我正正是回應陳議員剛才所說，就是"人對人"的溝通很重要。今天正是補交資料的最後期限，所以我在此呼籲，市民如果已在早前以書面登記申請消費券而未獲進一步處理的話，請盡快在今天之內前往旺角始創中心的秘書處，又或是位於中環郵政總局、大埔運頭塘鄰里社區中心或屯門良景社區中心的補辦手續服務中心補交資料，而中心的服務時間至6時。但是，即使過了今天，其實我們位於旺角始創中心的秘書處會繼續運作，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市民交代現時的安排。

其實在這方面，一直以來我們政府內部，特首也好，司長也好，都不斷勸勉我們，我們做的工夫必須面向市民，尤其是現在，大家都知道，稍後將有3項選舉。

我們知道電子消費券的平台提供不少優惠，所以我相信能鼓勵其他人使用電子消費券，但對於一些老人家而言，如果他們難以使用電子消費模式，向他們發放現金或存入其銀行戶口會是較好的模式。

香港在未來10年將推展多項大型基建工程項目，當中規模最大是"明日大嶼願景"，涉及在大嶼山以東、交椅洲和喜靈洲一帶水域填海建造總面積達1700公頃的人工島，而工程造價估算為6,240億元。另外，財政司司長早前表示，預計上個及本財政年度的政府財政赤字分別為2,576億和1,016億元，而未來4個財政年度均預期會錄得財政赤字。

經諮詢發展局後，我現回覆如下：首先，我須指出，現時政府整體財政狀況是穩健的。政府的目標是綜合帳目在一段期間內達致收支平衡，根據2021-2022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的中期預測估計，儘管2021-2022年度的綜合赤字達1,016億元，但預計未來數年的綜合赤字將大幅收窄至每年在200億元之內，至2025-2026年度時綜合帳目將錄得盈餘。因此，我們預計綜合赤字的情況是短暫的。在中長期而言，綜合帳目會回復正數。當然，我們亦會緊守審慎理財的原則，充分考慮各項目的理據、迫切性及成本效益等，為項目訂下緩急先後，確保我們在落實各項有利於社會發展和民生的工程項目之餘，亦有足夠財政能力維持各項開支和服務。事實上，政府各個政策局和部門一直以來在推展基建工程的時候，會按照各自的政策目標和需要，以及個別項目的特點和要求等因素，訂定對該項目最合適的財務方案。不同的財務安排各有特點，沒有一個方案會適用於所有政府工程項目。因此，政府在制訂財務方案時，一直持有開放態度，盡量考慮不同的選項。除了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透過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付工務工程開支，政府一直有採納其他財務安排以支持不同項目發展，並鼓勵私營機構參與提供公共服務，當中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採納這些安排不一定與政府財政有關，而是我們考慮到這些安排可以引入私營事業的效率和靈活性，加快施工和提供服務的速度，並鼓勵創新及提高生產力，改善服務質素和效率，並為市場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在此安排下，私營機構負責工程項目的融資，政府則批出專營權，讓私營機構按照政府指定的設施規格和服務要求，設計、建造、營運及維修有關設施。在指定專營期限屆滿後，私營機構會將有關設施的擁有權移交給政府。這類安排較適用於能夠提供足夠和穩定回報的項目，例如西區海底隧道。

設立特定目的公司一般適用於政府須持續參與營運的項目，一方面可引入私人市場資金，另一方面也可提升發展項目的效率。政府在研究是否為"明日大嶼願景"等大型基建設立特定目的公司時，會通盤考慮相關因素。因此，政府顧問進行財務研究時，會詳細考慮整個基建項目內各個環節的特點、經濟價值、商業可行性、日後政府會否參與營運、造價等因素，從而為項目制訂適合的融資方案。因此，視乎研究結果，整個"明日大嶼願景"項目可能會採取多種融資方案的財務安排。在審慎理財的大前提下，政府會持續適度及有序地推展基建工程，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同時，政府會密切留意經濟環境的轉變，在制訂大型基建的推展策略時，繼續做好財務管理。
主席，"明日大嶼"將是未來二三十年香港長遠發展的願景，交椅洲附近1000公頃人工島是首階段工程，會在2025開始工作。早前黃偉綸局長都說過在財務安排方面，不排除用鐵路加發展或透過發債券的形式融資，其實大家的目標都希望共享成果，也希望早共享成果。

主席，上星期，機場三跑的鋪設工程完工，我們看到香港機場管理局無論在時間和成本控制都做得很好。相比之下，近年政府工程很多項目一是超支，一是不能夠在預計時間內完成。我早前亦建議成立明日大嶼公司，讓這公司獨立運作，這方法可以讓看好這個規劃的人士參與其中。我亦建議明日大嶼公司可以獨立發債和融資，這便不需要經常來立法會拿錢。我想問一問政府，無論是"明日大嶼"或新界北的發展，都有很多大規模的發展計劃，香港的發展只爭朝夕，政府應該拿出一些項目，以公私營合作的方式進行。

主席，或者我先從財務角度闡述，下一步如果需要就項目本身作進一步解釋，我們才再去解釋。第一，林議員關心的就是形式，即在我們進行融資時，如何能夠更加支持"明日大嶼"這如此重大的項目。第一，在形式方面，其實我在主體答覆也提到，基本上，我們是以開放態度來看不同方案，我自己預計可以是一個雞尾酒綜合療法的情況，基本上是會看不同項目本身的內容，看看最適切的安排，正如剛才提到例如成立公私營公司，又或發債甚至發綠債等，我認為很多方案是在不同方面需要考慮的，所以為何需要研究和需要時間，便是這個原因。

第二，林議員也提出成立合營公司或以公私營模式進行，這會否帶來好處呢？的確，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及根據一般理解，任何項目放在公營模式、放在私營模式或由公私合營進行也各有利弊，需要作出衡量，所以是真的要看個別不同的情況。對於剛才林議員關心的機管局的一項發展，過去我們發展亞洲國際博覽館時，都是由政府及機管局與包括香港寶嘉建築有限公司等財團持有的國際展覽中心投資有限公司，成立合營公司，擁有亞洲國際博覽館和支付博覽館的建造費用。所以，在這些公私合營的形式下，其實我們是有經驗，亦曾經做過。正如剛才林議員所說，引入一些外間人士，可能在專業方面或靈活性方面會有一定好處，但我們不可以忘記，因為始終是使用公帑，所以我們在監管或管治方面也要考慮如何做到平衡。所以，在很多方面也要想清楚，以及要配合項目本身的性質，才可以作定奪。所以，我理解亦充分知道這事情是急的，因為這始終是牽涉民生或房屋問題的頭等大事，我們一定會盡快及全速地去做這事。
主席，"明日大嶼"的融資方案有很多方式，我之前也曾經寫文章談論過，而除了集資外，如何達到在融資過程中有公眾參與及達到一定的社會目標也是重要的。

主席，我們知道向政府批出前期撥款後，正如廖副局長剛才也提及，現時正在研究整個工程的規劃，這是十分正常的，研究那1700公頃最終是否需要6,200多億元的撥款。問題是現在出現另外一個因素，便是大家也知道，現在出現移民潮，我相信這個移民潮尚未完結，香港人口可能會下降，加上現在亦鼓勵市民前往大灣區居住，對於未來人口結構或人口數量，政府會否一併進行評估？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是否需要一併評估未來人口是增加或減少？
或者我先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回答鍾議員的補充質詢，然後具體項目部分，我的同事會再補充。第一，我相信大家必須對香港有信心，鍾議員也是做生意的，在資產負債表上、錢或土地也屬資產一部分，所以我們發展土地興建房屋，以及同一時間為將來的經濟發展提供基礎，這些長遠而言對香港一定是好事。此外，大家可以看到，過去好一段時間，即使面對很多挑戰，但從香港各方面的指數或數據都可以看到，我們經濟方方面面也是向好的，所以這方面我絕對不擔心。

主席，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我們過去的安排也是因地制宜，視乎項目本身的性質，考慮一套合適的安排，配合相應的發展要求。對於剛才林議員或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相信背後也有一個十分清楚的信息，也就是我們不單是要求政府撥款，而是如何能夠更好地調動社會資源，例如是否公私合營，又或者用其他社會資本或經濟市場的資本發展這項目。其實我們對此絕對是抱持開放的態度，而且我剛才也解釋過，我自己預視整個項目可能跟雞尾酒療法一樣，甚麼也有一些，因為這個項目始終有一定規模，而且同一時間，當中有不同的元素。所以，回應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們的情況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也要視乎項目本質，以及根據過去一些成功的經驗，尋找一個適切的方案。
第四項質詢。

主席，政府現正進行搬遷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往岩洞的計劃，並已就將會騰空出來的4公頃用地的未來用途展開可行性研究。政府在2018年表示，有關用地初步計劃用作房屋及社區設施用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上述可行性研究的時間表及進展為何；二根據可行性研究的最新結果，在將會騰空出來的用地上提供房屋是否可行；如是，詳情為何，包括可提供多少個公營房屋單位；及三鑒於政府在2019年表示，計劃預留上述用地中若干面積的土地以供重建和擴建黃大仙醫院，現時計劃預留多少面積的土地，以及重建和擴建後的醫院會否設有急症室，以解決黃大仙區急症病人需跨區求診的問題？
主席，為滿足香港持續發展的需要，政府的既定政策是以多管齊下的方式開拓土地資源。岩洞是隱藏的土地資源，可為合適的公共或基建設施提供所需空間，支援部分地面設施的遷置，以及減少佔用土地。香港山多而陡峭，岩石堅固，沿市區邊緣的山坡很多時候都適合發展岩洞。把合適的政府設施搬遷入岩洞，既可以騰出地面土地作房屋或其他社會所需的用途，也可以遷走與毗鄰土地用途不協調的設施，改善城市布局。因此，政府正積極探討充分利用發展岩洞為香港開拓土地資源，並以岩洞發展作為長遠的土地供應來源。政府正積極推展多項搬遷政府設施往岩洞的項目。

目前，水務署預計在明年就配水庫遷入岩洞工程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並在明年下半年至2027年間進行所需工程，最早在2027年下半年可以騰出配水庫現址用地作房屋及其他有利民生的發展。為檢視和規劃騰出用地的具體發展方案，土木工程拓展署在2019年8月展開相關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就柯創盛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食物及衞生局後，我答覆如下：一就配水庫現址的未來發展，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可行性研究正詳細檢視擬建房屋用地的發展方案、單位數目和可提供的社區設施等。研究將會制訂土地用途詳細建議，包括房屋類型、"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休憩用地和基礎設施配套的位置及規模，亦會探討這些方案對附近地區交通帶來的影響，並建議相應的緩解措施。可行性研究還包括一些技術評估，例如所需的工地平整、道路建造、供水管道、污水及排水管道和斜坡鞏固工程，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有關研究已進入最後階段，我們預期可以在2021年年底完成。為讓有關發展工程在配水庫遷入岩洞後可以盡快展開，以盡快增加房屋供應，我們會於水務署進行搬遷配水庫的工程期間，同時進行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包括地區諮詢、土地用途改劃程序、進行未來用地上基建設施的詳細設計，並申請工程撥款。我們預期於配水庫現址用地騰出後，可隨即於2027年下半年開展土地平整工程。二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現址佔地約4公頃，毗鄰黃大仙醫院、慈樂邨及竹園北邨，交通便捷，適合房屋發展，以及其他有利民生的用途。根據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在騰空的用地可以提供超過2,500個住宅單位，供超過7,000名市民居住。

可行性研究會考慮眾多不同的因素，當中包括擬議房屋發展計劃對附近環境、景觀、視覺及交通的影響，以及與附近用地的相容性等。除了容納房屋發展外，部分騰空的用地亦可作重置在現有配水庫上的足球場及其配套設施等，以及提供一些"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包括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的擴建。三食衞局表示，為確保能滿足市民的醫療服務需要，醫院管理局會定期檢視其醫療設施的服務量和實際狀況，以規劃重建或擴建現有醫院和興建新醫院。於1965年成立的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是一所療養和復康醫院。該院大部分建築物落成逾50年，狀況欠佳，現有設施未能符合現今的醫療護理標準。有見及此，於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下，食衞局計劃待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遷往岩洞後，使用在配水庫現址的部分用地重建和擴建黃大仙醫院。為配合食衞局及醫管局的上述計劃，根據可行性研究的初步結果，在騰空的用地上有約0.4公頃的土地，可作擴建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之用。據了解，醫管局已根據《九龍中聯網臨床服務計劃》的建議，檢視及評估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的長遠發展方向，確定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將繼續作為一所延續護理醫院。黃大仙區的急症服務將會由啟德發展區的新急症醫院提供。
主席，"越住越貴，越住越細"，"上樓難，上車更難"，便是香港的寫照。儘管今屆特區政府很努力多管齊下，覓地建屋，以解決現時公共房屋輪候時間長——公屋輪候冊的輪候時間即將超過6年。但放在眼前的問題是，發展岩洞，以至配水庫搬遷往岩洞等計劃在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中已經提到。事隔10年，今天我才看到鑽石山食水及海水配水庫搬往岩洞。

這說明，今時今日政府的效率怎能回應社會面對的嚴峻挑戰？主席，我想說，其實這個社區現時正面對地勢高、路窄車多、人口稠密的問題。以往政府進行發展時，通常會"先入伙，後配套"，例如經常聽到的安達臣道、沙田的水泉澳邨，以及過去觀塘的"三彩"。

主席，我完全聽不到。主席，我希望發展局局長或食衞局副局長回應市民的期盼，即藉發展而令地區有所增值的訴求。

我盼望大家也看到，今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已作出大量的努力。

由於現有的鑽石山配水庫設施搬入岩洞內，需待其運作後，我們才能清拆目前的配水庫設施，這大約需時5年。

柯議員提到，當有新居民入住，就需要一些配套設施，而很多時候是有關交通方面，這柯議員也有提到。我們現時在初步的可行性研究中看到，其實區內有3個路口需要進行改善工程——我相信柯議員十分熟悉，我會很快地說——分別是黃大仙道雅竹街路口、慈雲山道雲華街路口及蒲崗村道鳳德道路口。基本上，我們會在路口附近加設左轉或右轉的位置、一個專用道，讓未來的道路仍然可以處理額外的交通量。

例如，我們會透過鑽石山配水庫項目，為區內提供更多有殷切需求的車位。我們亦會提供一些設施，包括我們現正檢視的足球場，應能重置。

主席，我們已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的一個新時代。其實市民對於政府能夠提升效率、縮減程序——能縮減一天便一天，能縮減一年便一年——開發土地、建屋，以至改善醫療服務的期望均非常殷切。我留意到局長剛才也提到，希望議員或公眾也理解本屆政府已做了大量工作，亦很努力。我相信作為議員，我們近距離看到局方，知道他們很努力，不過市民要看到成效及政府交出功課。在現時這個新環境下，我想問，局長今天給我們答案時有否考慮有否辦法進一步壓縮程序呢？正如柯議員提到，其實局方這個把配水庫搬遷往岩洞的項目在2011-2012年度施政報告已提出，現在局長表示要在2027年下半年才能夠騰出配水庫現址用地作房屋和其他有利民生的發展；接着要到2019年8月才會展開相關工程——不是展開相關工程，只是可行性研究而已，也不知道何時才能興建房屋——當局是否有因應新形勢，再壓縮程序，檢視時間表，讓市民看到變化呢？

如果我們在未來5年時間內做到岩洞空間，也做到新的設施，其實已經是很壓縮的時間表。但李議員剛才有一個期許，我們回去還可以看看能否再壓縮一點。

其實未來污水處理廠只有一層，但我們留意到，因為現時整座山都會用作污水處理廠的搬遷，其實有沒有可能使用"一地多用"的原則，在當中做其他活動，包括娛樂設施、開放參觀或把政府的其他設施搬進岩洞，讓整座山不止服務一種設施？我們希望可以有多種處理。

作為一個概念，在岩洞實施"一地多用"的可能性，我們會看看的。為容議員提供一個例子，在安達臣道附近，我們也在考慮做岩洞。在那裏，我們眼前起碼看到，除了現時位於九龍灣的一個工務中央試驗所可以搬到該處之外，歷史檔案中心應該也可能可以安置在那裏。但是，如果在岩洞做"一地多用"，是有些限制的，其中包括岩洞能夠發展的高度，即使山很大也不可能是無限高，可能要看看很多技術的因素。

然而，容議員說可否在那個地方做一些教育設施，例如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小朋友——多認識社會對污水處理付出的努力，甚至在環保上都可以做些工夫？

主席，善用岩洞空間，搬遷一些現有設施，從而騰出一些土地作其他發展，尤其是提供房屋，我想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局長，用上10多年時間做研究和諮詢，我想大家也不滿意。

我想問，因為文件也說這間醫院已落成超過50年，屆時就是60幾年，狀況欠佳。在這段時間，我想問政府就黃大仙醫院現時狀況欠佳會做些甚麼？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請作答。

主席，正如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網上世界並非無法可依，局長亦多次提到這個字眼，即並非法外之地，但我們回顧往績，經過眾多事件和長時間之後，只有1宗檢控，這似乎已經說明了當中的困難。

既然我們也定性了有關活動其實是有政治陰謀，與政治活動有關，亦理解到有些所謂"黃色經濟圈"的單位賺到額外的錢後，會用作資助有關"黑暴"行為或後果。就此，局長，我們看到以往也是引用較傳統的《刑事罪行條例》，以及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介紹過的其他很多條例。似乎我們以往想追究所謂"裙底春"、偷拍等，採用以遊蕩罪或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檢控等不實際、不中的的做法。究竟針對現時如此嚴重和廣泛的行為，當局會否加快考慮引用《香港國安法》或相關條例處理這些政治問題呢？

主席，這項質詢關乎網上煽動和號召攻擊商業機構行為，提到的攻擊是政治攻擊，政治攻擊未必是武力、刑事恐嚇或勒索等，而是為了迫使不同政治立場的商業機構"跪低"、屈服、歸順。使用的方法就是不惜破壞香港非常珍貴的自由市場、營商自由、公平競爭，手法就是醜化、呼籲抵制這些商業機構，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電視台，當電視台不"跪低"時，他們會針對相關廣告商和藝人，公開呼籲抵制、杯葛他們。其實，現行法例未必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局長剛才引用有關一間電視台的3宗案件的例子，所涉罪行包括刑事恐嚇、煽惑意圖傷人、煽惑造成身體傷害及煽惑刑事毀壞。這些對我剛才所說針對相關廣告商和藝人的抵制，其實未必有幫助，而局長剛才提到接下來會加強對"起底"個案的執法力度，或處理假新聞、假資訊的方法，亦未必可以對症下藥。所以，局長可否幫忙想一想，有否其他方法或接下來會否制定新的法例，可以幫助解決、根治這個問題，捍衞我們香港的營商自由和公平競爭？

主席，局長剛才回應，呼籲市民和商業機構去舉報，但事實上，尤其是商業機構，他們面臨這些污衊行為時也很擔心，如果去舉報，第一會影響聲譽，第二會引起更多人的攻擊。所以，政府或警方取得的數字其實與實際情況相差較遠，我覺得這個效果並不大。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民政事務局正研究其他國家和地方的應對方法，為下一步工作提供參考。我覺得這做法反而可以考慮一下，即現時其他國家和地區對這些污衊行為有其一套方法，可研究哪些方法值得參考。但是，由民政事務局研究如此複雜的違法行為是否足夠呢？政府是否可以考慮跨部門研究有關法例，進而採納應對方法，以及政府是否有時間表呢？

"黃絲"使用他們一套所謂的政治口號和政治行為，導致過往經濟自由的社會，變成一個政治的社會。我們看到的最大問題是，他們搞一個所謂"黃色經濟圈"。我剛才聽到局長說，你如果覺得有強迫性，便可以報警拘捕他們，但我當時也知道，很多所謂"黃色經濟圈"的人印製了一些標誌，然後前往店鋪張貼，如果你不給錢或不讓他們貼，便被當成是"藍色"，於是前來破壞商鋪，所以造成一種寒蟬效應——我是跟隨他們的說法，即寒蟬效應——造成一些真正想經營的朋友大受影響。我想問局長，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是否可以進行一些法律上的制裁呢？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主席，有老師因參與欺凌學生而被判專業失德，但竟然只是收到警告信或勸諭信，這樣父母是否感到很心寒呢？主席，其實我在主體質詢第二部分已經非常清楚地指出問題所在，就是現時對校園欺凌，教育局並沒有一個強告機制，亦沒有調查、懲處及問責，所以問題根本是很嚴重的，但政府給我的答覆，實際上並無針對性地處理這個問題。因此，很多家長也質疑教育局的官員尸位素餐。

如果他們向校長或老師舉報，他們又怕被秋後算帳。即使真的舉報了，很多學校為保校譽也可能會把事件"掃在一邊"，不加處理或輕輕放下，所以問題根本是不能解決的。我們已經提出解決方法，但政府似乎並不打算去做，亦不打算處理。我們亦提出是否有需要研究其他法例，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足夠。究竟當局有否聽到我們的訴求，有否聽到家長的聲音呢？家長的聲音是要求有一個更完備的機制來處理校園欺凌，無論情節是否嚴重均應該要有報告。此外，當局亦應向家長和學生提供熱線服務，讓他們投訴有門，可以讓他們直接向當局投訴，而不是向學校投訴。

主席，校園欺凌的問題很需要政府和學校一起關注，而受到持續欺凌的學生，如果處理不當的話，不單會影響他們的學習，也可能對他們的成長帶來嚴重和深遠的創傷。因此，當局除了防止欺凌事件發生外，更加需要對這些受到欺凌的同學提供支援和協助，這一點是同等重要的。我想跟進的是，政府和學校現時有甚麼機制評估受欺凌的學生的情緒，以及如何撫平他們受到的創傷。另外，政府可以提供哪些專業服務，為學生提供持續和專業的情緒支援呢？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校園欺凌的問題，其實是有一些瞎子摸象的，因為校園欺凌是學校的陰暗面，很多時候問題也會被掩蓋。有調查顯示，三成學生表示曾經受過不同程度的校園欺凌，但在政府教育局的數據中，從2019年至今兩年多卻只有41宗申報個案。全香港有接近500間中學，但數據差距竟然那麼大。這說明有很多欺凌事件，不論是對政治立場、家庭背景、身體特徵、階級或宗教等的欺凌，也是沒有被發現的。因此，我想問局長有否決心揭開這塊地氈，就着校園欺凌的問題，不論它的目的或形式，因為這實在會對學生造成一個難以彌補的心理陰影，亦可能會導致日後的反社會行為，再加上現時一些激進思潮，一些不正常行為可能是由於曾受欺凌、心理受到打擊所造成。我想問局長是否願意進行一項調查研究，以了解全香港——特別是中學，當然小學可能也會有小部分——校園欺凌的情況，並進行全面研究和調查呢？

政府法案。

主席，為了讓市民更加明白《2021年立法會條例草案》的源起，請容許我用少許時間，談談相關條例的背景。規範立法會議事運作的《議事規則》，最初設計是以一般正常情況下作出考慮和列出規範，以利運作，誠然是一套君子協定、有言在先，目的當然是希望給議員最大的空間議事論事、暢所欲言。但是，回顧和檢討過去一段時間，的確有議員利用了《議事規則》較寬鬆自律的特點，鑽盡空子，使用不同的巧言令色——包括點算法定人數、濫提規程問題——來燃燒議會時間，導致很多惠民、經濟、民生的法例以至撥款被一拖再拖，甚至被"拖死"，也令議會的莊嚴受創，效率、形象從公眾和國際的角度都變得一落千丈。議會亂象，大家只要看看過去立法會會議直播便會十分清楚。大家聽到最多的，不是議員的政見闡述、唇槍舌劍的論證，或者建設性的辯論，而是議員為反對、為針對、為攻擊、為侮辱其他個別議員或者黨派而妄自違律、違規的惡意發言、謾罵和侮辱，一次又一次以不同理由打斷正常的發言程序——包括無數次要求點算人數、提出規程問題——以至響之不絕的點算人數鐘聲，耗費議會的時間和公帑。事實上，在2016年至2020年的立法會會期，在一些為反對而反對的議員的無底線"拉布"下，先後有501次濫用點算法定人數機制，導致流會14次，造成最少14項法案無法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這種情況令很多市民都覺得忍無可忍、不能夠接受而作出投訴，也強烈要求我們作為議員要修改《議事規則》，作出必要的糾正，讓議會可以嚴正有效、理性議事、回復莊嚴。主席，最近完善選舉制度落實之後，為反對而反對的議員選擇自行離開，議會秩序基本回復，但我們不能夠因此而停下來，應該繼續從改善制度規章着手，以防範不當的亂象重演，同時回應市民對我們的訴求。在2020-2021本個立法年度，我們已經先後兩次修改《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立法會分別在3月24日和7月14日通過兩批共12類的修訂，讓《議事規則》和《內務守則》得以與時並進。我們接着亦會審議第三批的修改。我衷心相信，經過修改《議事規則》後，本屆以至以後的立法會可以更有序地履行我們的憲制職能，藉此挽回公眾的信心。在上述眾多修訂之中，其中一項有很多市民談論，就是扣減酬金的安排。道理其實不難明白，有議員不開會，響鐘後便離開議事廳，製造流會，為何無須負責任呢？市民看在眼裏，非常憤怒，每次看到我也會問，"打工仔"不上班也要被僱主扣工資，為何領取公帑的議員有特權，不開會也無須受罰呢？事實上，對於行為不檢點的議員實施財政處分的做法，回看其他議會也並不罕見。所以，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研究其他議會的經驗，並且諮詢全體議員後，我們早前也通過修改《議事規則》，落實一套扣減酬金的安排，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的處分，即是本會早前通過"停賽"的制度。主席有權將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點名，再由大會表決是否暫停有關議員的職務；而在停職期間，這名議員須受到財政處分。其二，如果議員缺席會議導致出席人數不足，令大會流會，而立法會主席也沒有信納這名議員因合理原因缺席，便需要罰款。按現時的水平，每天要罰大約3,400元。這項建議在諮詢期間，議員普遍也是支持的，但立法會沒有一個法定權限向行為不檢點和缺席的議員施加這些財政處分。所以，行政當局透過修訂《立法會條例》，讓立法會獲授權處理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以至阻止濫用點算人數以達致"拉布"目的的行為，從而維護立法會的效率以至莊嚴，並且恢復立法會的理性討論。主席，議會過去頻頻失效，未能有效履行我們的憲制職能，甚至淪為拖慢香港發展步伐的角力場。所以，我衷心期望《條例草案》通過後，有助立法會建立一個健康的議事環境，以便有序、有效率、公平地處理議會事務，對公共事務作出知情和理性的思辨討論，也為維護議會莊嚴踏出重要的一步。我期望修繕規章之後，議員同事們可以更好地有規可循，提升議事的效率和質素，願以此與各位共勉。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本會在7月14日的會議已審議通過一項擬議決議案，涵蓋已獲內務委員會通過關於《議事規則》的第二批擬議修訂。當中的一項建議涉及處理點算法定人數要求及規程問題的程序，規定當立法會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時，對並無有效理由而缺席的議員施行財政處分。有效理由可包括病患、分娩、侍產、與議會事務相關的職務訪問等。處分金額則劃一定為相當於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一天的酬金。當然，立法會主席將有酌情權，可以在考慮個別個案的相關事實、過往做法及海外立法機關的經驗等因素後，決定議員是否基於有效理由而缺席。特區政府當日表示會盡快向本會提交相關的修訂法案。

立法會在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後，秘書處稍後便會在《議事規則》中加入有關計算或釐定財政處分金額的條文。同時，《條例草案》也訂明，容許在特殊情況下遙距進行立法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

除了有關委員會的主席或主持會議的委員須在本會綜合大樓內的某一地點主持會議，其他委員及獲邀出席的人士均以遙距方式參與，讓議員既可確保社交距離，又能履行其在本會《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下的各項職能。

至於進行遙距會議的詳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例如法定人數、表決程序及其他技術事宜，待《條例草案》獲通過之後，將會在《議事規則》中訂明。此外，鑒於立法會秘書處日後只製作電子版議事錄，《條例草案》亦會修訂法例，以擴大可接納為證據的立法會議事錄文本的種類。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只要不與該法相抵觸，立法會《議事規則》由立法會自行制定。因此，《條例草案》的上述內容可謂既合理又合法，進一步確保立法會即使在特殊情況下仍能繼續有效履行其憲制職能。在9月3日的內會會議上，本會法律顧問曾向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同事們都認為無須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對於今天我們在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亦無異議。

主席，受到"攬炒派"瘋狂"拉布"及不斷升級的議會"黑暴"影響，香港立法會的議政質素以至效率和議會文化，在過去10年每況愈下，導致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政府推出的良好政策、措施及立法建議，往往完全做不到或做得很慢，嚴重削弱其成效，令香港的經濟民生發展不進則退。

在立法會的議事程序方面，過去一年，我們已經先後通過多輪修訂，對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內務守則》，以及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作出了相當全面及細緻的優化更新。一方面要杜絕"攬炒"、"拉布"的行為，重建議會的秩序及形象；另一方面，亦為下屆立法會增至90名議員做好準備，從規程上促進高效丶高質的審議工作，更有效地發揮行政、立法互相監察、互相配合的憲制職能。我要在此再向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立法會秘書處，以及其他曾經為相關修訂出過力的議員及人士致謝。

其一是對於因行為極不檢點而被暫停職務的議員，根據他們被罰"停賽"的時間長短，按比例扣減其議員津貼及酬金。其二是對於立法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時，沒有合理理由而缺席的議員施加罰款。對於議員極不檢點的行為，過去包括"掟蕉"、"掟杯"、搶文件、搶手機，以至後期的潑臭水、"掟臭蟲"等，任何"下三流"的招數都出齊，嚴重影響議會工作及破壞議會形象。這些行為其實罰多少錢都無法補償。但是，有罰則始終比沒有好。如果純粹將行為不檢的議員停職，但又容許他們繼續如常領取工資及申領工作津貼，對納稅人就更加不公道。因此，我支持有關修訂。對於扣減無理缺席會議的議員酬金，我之前都說過不應該寫得太"死"。我認為只要在一定的通知期前，以書面方式正式向立法會主席請假，都可以視為有合理原因下缺席。對於扣減金額，我則認為可以再"辣"一點，採取累進罰則，即同一位議員在沒有合理原因下缺席越多次，罰款金額就應該遞增，以提高阻嚇力。今次《條例草案》僅訂明立法會有權扣減議員薪津，但沒有規定扣減金額或計算方法，我覺得是好的做法，希望議事規則委員會將來討論有關扣薪機制的細節時，可以考慮我的意見。《條例草案》另一部分的建議，是為了在特殊情況下以視像方式舉行立法會大會及其他委員會會議，而制訂相關的法定程序。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立法會不少會議都被迫取消或押後，以減低疫情進一步擴散的機會。其後，大家都意識到，議會工作沒可能因為疫情而無限期拖延，因此便開始在部分委員會引入視像會議。但是，基於法律上的不確定性，立法會大會、內務委員會、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均維持實體會議，以免影響相關法案及撥款審批的有效性。經過今次修例，將來立法會各種會議都可以在特殊情況及得到議員同意下，以視像方式遙距進行，並確保在遙距會議上通過的議案合法及有效。有關特殊情況不單是指疫情，在發生大型天災、暴亂，以至恐襲的情況下都適用。當然，我和大家都不希望會用到，但是"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尤其是我們經歷過立法會大樓遭到暴徒佔領及破壞的"黑歷史"，今次修例是有必要的。代理主席，我最後想說，在剛過去的周六及周日，我先後主持了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當然委員與業界的交流會，以及——我相信代理主席都有參與——由各界選委會委員在全港多區開設的"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良政善治"街站，向市民和業界講解新的選舉制度，同時聽取他們對政府施政及香港發展的意見。可以感受到，其實不少普羅市民以至專業人士都不太着意選舉制度的細節；他們最關注的是，如何加快香港的經濟發展、如何提升特區的城市建設，以及如何改善自己及其他市民的生活。事實上，人大"三一一"決定強調的，不單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還要"切實提高特區治理效能"。無論是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有關公職人員宣誓效忠的規定，還是有關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除了要杜絕外部勢力干預、"攬炒"及"拉布"行為，其最終目的都是達致良政善治，實實在在地改善全港700多萬名市民的生活。所有選委會委員、立法會議員、特區官員及行政長官，我覺得都必須將此銘記於心，並付諸實行。

代理主席，今次恢復二讀的《2021年立法會條例草案》的有關內容，早前已於立法會議事廳作詳細辯論和討論。今次修訂法例的目的，正正是要落實我剛才提到，早前在立法會會議及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通過對《議事規則》作出修訂的建議。當時，我和民建聯的成員也支持有關修訂《議事規則》的建議，當然，我們今天也會支持《條例草案》，因為它正正落實了我們當天支持的有關修訂建議。

我想先談第一方面，即對"行為不檢議員"和"缺席議員"施加財政處分。

當然，在今次修訂中，立法會主席亦擁有酌情權，可在考慮個別個案的相關事實、過往做法、當前情況及海外立法機關的經驗等因素後，決定有關議員缺席是否有合理原因。就此，有人可能會問，對於今次的修訂議案，我們為何會支持一項制裁自己的《條例草案》呢？其實，正正因為我們需要回應——特別是在過去數年——社會大眾對立法機關的要求或期望。過往擔任議員時，我相信大家經常也會在地區遇到很多市民和街坊朋友，他們會詢問為何在鏡頭下看到那些行為不檢的議員攪亂了議會運作，但他們又像不用承擔任何代價，仍可如常收取薪酬？為何議員不出席會議導致流會時仍可繼續享有薪酬和津貼呢？我相信今屆每位議員於過去一段時間在地區接觸市民時，他們也經常聽到這些問題，市民也經常問我們會如何解決這件事。因此，在今次這項《條例草案》中，我們正正要落實我們上次在議會內通過的這項議案，要回應社會上市民一個強烈的期望和訴求。這就是說，將來每一位議員都必須在議會內行為檢點，否則，他們被停職的話，他們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我們正正要告知社會，我們將來作為議員，必定會盡我們所能履行職務，在立法會出席會議。如果我們缺席的話，我們也要在薪酬開支上付出應有的代價。正因如此，今日我和民建聯的各位成員會支持這項可以說是懲罰自己的《條例草案》。透過這次修訂，立法會將具有更有效的法律機制及法定權力，處理我剛才所提及的問題。我們亦希望在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機關真的可以做到市民的期望，良政善治，議會恢復理性的討論，行政立法攜心合力改善香港社會。另一方面，我剛才也提到今次對第382章的另一修訂，就是在特殊情況下採用視像會議平台舉行立法會會議和其他委員會的會議。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冠狀病毒疫情嚴峻，我們在過去兩個會期內的部分立法會會議也需要暫停。雖然立法會通過一項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訂立的議案，以引入在疫情期間以虛擬形式舉行委員會會議的程序，但這項安排只適用於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小組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以及由內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至於其他可說是更重要的會議，好像立法會大會、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和政府帳目委員會等，這些具有重要職能的會議，按照該規定，則繼續需要以親身出席會議的形式舉行。代理主席，《基本法》並沒有明確禁止立法會以虛擬或者遙距的方式進行會議或進行表決。立法會也可以依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自行決定以虛擬或遙距的方式召開立法會和委員會的會議，以便立法會可以在特殊情況下繼續其工作。

過去，大家可能認為這些情況遙不可及，但近幾年，我相信大家都看到這些情況原來是近在咫尺，甚至真的會威脅到立法機關的運作。因此，在今次的修訂中，我們正正要在預視這些問題時修改相關法例和規定，以致在將來有需要的時候，議員能夠繼續有效履行我們的憲制責任，處理立法機關的事務。代理主席，希望在今次通過《條例草案》後，我們能更加完善立法會的《議事規則》，讓我們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機關能做得更好，讓我們香港繼續繁榮安定，"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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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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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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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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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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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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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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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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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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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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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請議員將手提電話調校至靜音模式或關掉手提電話。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追加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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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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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第1至7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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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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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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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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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危險品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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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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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危險品條例草案》。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十四五規劃綱要》將人民幣國際化納入國家戰略規範的體制內，是習主席親自領導的重大舉措，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議題上，香港扮演一個重要的推動角色。"十四五"規劃的宣講團成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亦指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是一個非常好的試驗田。因此，我提出今次的議案，希望能夠集思廣益，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的地位。中央一直高度重視發揮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獨特作用，將境外首個人民幣清算行設於香港，以至建設離岸人民幣中心，繼而發展香港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均反映人民幣國際化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們亦看到全球不少金融市場都希望在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分一杯羹。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上，同樣可以引用駱惠寧主任所說的名言："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當前香港最重要是如何配合《十四五規劃綱要》的要求，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我認為香港應該做好3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金融基建，強化香港人民幣結算功能。有國際大行近日發表報告，預期人民幣在中國以外的央行儲備的比重，將由今年首季的2.45%，於5年內升至6%至7%，期內還有4,000億美元資金將增持人民幣資產。連同人行計算在內，人民幣將於2030年超越日元及英鎊，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要加強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流通，一個重點是強化其貿易結算功能。有貿易結算才會有資金的積累，以及投資儲備的需要。香港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過去發展相當成熟，但近幾年來也面對新加坡、倫敦的挑戰。對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一方面強化香港貿易結算的金融基建，包括探索貿易、金融和電子支付，運用金融科技強化香港作為亞太貿易結算中心的功能。同時，應該加快推進數字人民幣業務，以配合前海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香港要把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契機，《協定》將大大刺激東亞地區的貿易往來，東盟國家是一個拓展人民幣離岸流通的理想區域。香港需要及早部署，爭取國家支持香港盡快加入《協定》，並朝着成為東亞的人民幣結算中心進發，鼓勵東盟成員國的企業在香港以人民幣計價融資，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第二，強化人民幣的投資功能，在香港金融市場上更廣泛使用人民幣。香港金融市場要全力發展人民幣國際化，一項主要工作是要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各類型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基金、證券、債券、房地產信託基金、衍生產品等，以滿足投資者及風險管理的需求。

上星期中央宣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再加上正式啟動的"跨境理財通"，我很高興特區政府及財經官員一直努力爭取有關政策，我期望特區政府繼續積極爭取"理財通"可以擴展至證券業和保險業，為粵港澳大灣區內9個內地城市、香港和澳門特區的投資者和企業帶來更多跨境投資機遇。第三，建設"一帶一路"及大灣區人民幣投融資平台。"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龐大的基建資金，香港作為環球銀行及融資業務的表表者，有條件建設成為"一帶一路"人民幣投融資平台。例如有些"一帶一路"的基建項目現在已經相當成熟並有穩定收入，可以爭取將這些基建打包成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信託基金，來港以人民幣上市集資，既可為集資機構及參與項目的企業籌措資金，又可將人民幣引向"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我希望以上幾個建議能引起當局積極思考。最後，我亦想指出香港在深化人民幣業務，在金融市場上更廣泛使用人民幣計算、報價、交易及清算的同時，也應該繼續穩定港元的地位，讓香港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擁有的優勢。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華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
在我發言前，我也想說說，數年來，在行政會議上，有一位同事坐在我身旁，他叫任志剛。

今天我的發言很多內容也受其影響。香港一直是中國與世界往來的重要窗口，不同數據顯示，中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和大部分金融投資均由香港發起及處理。作為內地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香港不僅為內地的商品服務提供貿易通道，也同時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中央宣講團較早前講解國家"十四五"規劃，並明確賦予香港金融定位——離岸人民幣樞紐。隨着人民幣業務的蓬勃發展，全球多個金融城市加入競逐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十四五"這個定位無疑為香港注入一劑強心針。代理主席，在現時複雜的地緣政治和中美關係惡化下，加上美國不負責任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恃着美國、美元的地位就無視龐大的赤字，繼續印鈔票。所以，自由黨認為國家要減低對美元的依賴，並認為香港應把握"十四五"規劃的機遇，協助國家進一步將人民幣盡快國際化。自由黨認為在"一國兩制"下，打通兩制的資本流動和協助人民幣國際化是在"十四五"規劃下香港發展金融的關鍵。在"十四五"規劃中，雖然只有第六十一章提到香港，但其實細心閱讀，在第十二章《暢通國內大循環》和第十三章《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中，雖沒有說明香港的角色，但正因如此，香港有很大的空間思考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及參與國內大循環。《十四五規劃綱要》第四十章提到："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堅持市場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係"。在"自由使用"基礎上，我們自由黨認為我們要進一步讓人民幣國際化，除了用作貿易結算，將人民幣推展至資本市場亦將會是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進程——最近任志剛亦曾提出這項建議——例如恒生指數60隻成分股同時有港元及人民幣的買賣價，讓市場可以自由選擇用港元或人民幣交易。要留意的是，我們並非要取代港元的地位，而是給予投資者多一個買賣選擇，投資者更有機會視之為人民幣資產及財富儲存工具，而海外投資者對於這些資產的需求可能有所增加，帶來正面影響，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自由黨認為如有更多人使用人民幣投資，港元因股市波動而引發的資金流出、流入也會減少，令港元匯價穩定，甚至可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若想香港保持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定要確保香港有處理人民幣交易的能力，以及保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最後，《十四五規劃綱要》是一份非常豐富的文件，社會應集思廣益，好好利用這個機會，使香港經濟發展得更好、更遠。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將進入高質素發展的時期。在本月初，國務院發布的《橫琴方案》和《前海方案》便可以看到，內地各個自貿區均會發展金融業。因此，香港不止要抓住機遇，為香港拓展更多金融服務範疇，更要積極協同大灣區各市，以"一體化"方式共同發展，從而合力強化大灣區金融發展，這才是真正融入國家發展格局中，香港經濟才能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在上月"十四五"規劃宣講會期間指出，香港擁有最充分的金融基礎設施與發展優勢，因此在協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作為國際資產管理和風險管理中心的香港應當仁不讓，進一步強化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如何可以達致以上的目標呢？我認為是需要香港做到與整個大灣區的規則、機制，以至資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對接、相通。要做到這境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制度創新。因此，特區政府必須與中央和大灣區內相關的市政府共同商討，制訂詳細的發展策略，並透過檢討法規，從稅務、監管等多方面提供便利，以作政策配合。可以說，在香港未來推進金融發展工作中，政府的制度創新將是不可缺失。例如，當局要進一步促進債券市場發展，要針對現時市場價格透明度不足等問題，進行法例法規與整體運作的檢討。又例如，政府有計劃放寬"同股不同權"至非科技企業第二上市，以提高本港市場競爭力，但由於這涉及將"同股不同權"擴展至"舊經濟"企業，對小股東的權益造成影響，當局需審慎研究並展開詳細諮詢。民建聯歷年來已向政府提出多方面的兩地金融互聯互通的建議，包括過去提倡香港市場可以買賣A股，以及設立債市互聯互通機制。我們促請政府進一步擴大兩地互聯互通，包括設立跨境"轉數快"的快速支付系統、保險產品互認、擴大"滬深港通"交易產品範圍至ETF及IPO認購等，更要加強與珠江三角洲金融業的合作，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創新金融產品與服務，為區內創新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援及保障。代理主席，國際金融市場均在競爭人民幣資產這塊"肥豬肉"，特區政府必須提升開發人民幣產品與資產的交易能力，為國際投資者提供更多元的投資選擇，從而強化我們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代理主席，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但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並不是"攤喺度就得"，倫敦和新加坡都很想分一杯羹。近年它們的交易量和存量急速增長，我們不能夠掉以輕心。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越來越多交易用人民幣結算。另一方面，美國無限"印銀紙"，不停消耗美元的信譽，令其他國家開始考慮美元以外的選擇，增加了他們使用人民幣的機會。國家對整體經濟布局花足心思，香港、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別發揮了不同的作用，既有推動區域經濟的考慮，亦有按照本身優勢帶來發展定位。

"跨境理財通"終於出台，便利大灣區內的人投資，進行跨境開戶用作投資，絕對會讓粤港澳金融合作更上一層樓。因為是用人民幣計算，有助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有雄厚資金池，多年以來累積的金額規模達到8,000億元人民幣，在香港可以完成貿易清算和跨境支付。我們更大的優勢是制度的便利，作為"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區，中央給予香港獨一無二的政策，讓資金進出內地。例如"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CEPA和大灣區人流、物流、資金流等便利，都是其他地方羨慕不來的。在香港，不單資金可以進出，我們的專業服務人才亦有機會參與內地資本市場。想令離岸人民幣中心更上一層樓，需要反映出香港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債券市場發展潛力很大，上周特首說深圳市政府將會來香港發行地方債券。此外，近年已經有很多企業來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市場反應都非常踴躍。下一步，我們應該便利債券投資，讓個人投資者更容易買到債券，要做到"買債券好像買股票"般如此簡單，按下按鈕就可以買得到。另外，政府亦應該鼓勵金融機構在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幣計算的金融產品。例如保險公司除了美元保單，亦可以推出人民幣保單。我們要豐富產品的種類，除了香港和內地投資者，亦應該面向國際，包括東南亞和歐美投資者，希望世界各地人如果想投資中國，第一時間就來香港，因為這裏甚麼也有，甚麼也可以做得到。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應用越來越廣，但選擇以人民幣做儲備的外國貨幣卻不太普及，香港又可以在這方面做到甚麼呢？另外，數字人民幣出現，經濟金融模式都會有所轉變，香港又要怎樣去適應，令我們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越做越好呢？政府和金管局要主動多作解說，我們有如此好的條件，要讓外界知道，亦要讓市民認識，原來整個社會如何受惠於人民幣業務。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上周五包括人民銀行、廣東省政府、香港及澳門特區舉辦"理財通"的四地連線啟動儀式，我很榮幸獲邀出席這個開通儀式。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在儀式上指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理財通"是繼"滬港通"、"深港通"之後另一個重要的金融先行先試政策，而我們特區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亦在其網誌表示，"理財通"將為穩步審慎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有利空間。我深信除了"理財通"之外，"保險通"及債券"南向通"這些政策，均必定是帶動及領導人民幣國際化其中的重要一環。陳振英議員的修正案亦提到香港要打造人民幣離岸生態體系，這亦正正是我提出這項議案的目的。一個生態環境，就是有不同的物種互惠互利共存，只要物種達到多樣性，自然會令環境更加健康蓬勃地發展。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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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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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期望政府積極參考各位議員的意見，繼續深化現有政策之餘，亦以新思維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我懇請大家支持我的議案，多謝。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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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

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經濟艱難復蘇，國家是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香港在國家的支持下，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告別"黑暴"肆虐、外部勢力禍港的的動盪時期，社會走向由亂及治的新里程，因此，當下正是推行愛國教育，令人心回歸的好時機。國家安全與香港的安定繁榮息息相關，在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經歷黑暗歲月。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抗日的重要武裝力量，為抗戰勝利作出重大貢獻。抗戰遺蹟至今遍布全港多區，是推行國情教育的最佳素材。最近，新界鄉議局亦牽頭在多個民間團體，包括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東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大隊老戰士聯誼會，以及香港廣州社團總會等協作下，在屯門龍鼓灘中華白海豚瞭望台，豎立"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我很高興計劃得到屯門民政事務處的支持，並獲得鄉郊小工程計劃撥款350萬元建造，預計2023年竣工，以紀念"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犧牲80周年。在1943年，劉春祥等12名英烈計劃到龍鼓灘一帶工作，打通與寶安縣游擊區的聯繫。當船駛到龍鼓灘附近，突然遇上兩艘日軍武裝巡邏艇，雙方爆發激戰，劉春祥等英烈苦戰數小時後，不幸全部殉難。他們捨身奮戰、寧死不屈的精神，令人敬佩。代理主席，今次是香港首次有民間團體為列入國家級名錄的抗日英烈立碑。正如鄉議局倡議立碑的初衷，除了讓公眾了解抗戰英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弘揚他們無私奉獻、以身殉國的高尚情操外，亦希望開啟引領公眾認識抗戰歷史和國情教育之門，讓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正確認識歷史，明白捍衞國家安全及主權的重要，從而提升他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當年大隊的抗戰足跡遍布全港，但因欠缺保育而無人知曉，例如在西貢赤徑村的教堂，就是大隊在抗日時期的重要基地，由於沒有車路抵達，鄉村荒廢，教堂日久失修，失去了教育意義，非常可惜。這些承載抗日戰爭歷史的遺蹟，是歷史的最佳解說者，鄉議局希望政府做好史蹟保育工作，定期修葺，讓公眾有機會憑弔，既緬懷先烈，亦以史為鑒，明白香港與國家是榮辱與共、不可分割的共同體，只有國家昌盛富強，香港才能穩定繁榮。知往事，鑒來者，"黑暴"亂港，正正暴露本港教育政策的缺失，加強國情和歷史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建議，除了在課程設計上增加抗日戰爭歷史的篇幅，政府亦可增撥資源，資助學生進行專題研習，定期舉辦全港性的研討會和校際比賽，鼓勵學生"學而思其行"，了解香港的安定繁榮是建立在國家安全之下，避免再輕易受到外部勢力的煽動和荼毒，做出禍港殃國的不智之舉。

古蹟辦和旅發局亦要加強合作，推出歷史古蹟導賞遊，吸引公眾和遊客參加，以提供更多銘記歷史的途徑，悼念抗戰英烈，傳承愛國精神。代理主席，國家一直是本港的最強後盾，自回歸以來，我們的安定繁榮有賴國家的鼎力支持。如今，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護航及完善選舉制度落實之下，香港重新開啟"愛國者治港"的新篇章，我們更加要認識我國的民族歷史，捍衞國家主權和安全。背靠祖國，面向未來，我們必須發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擁抱國家"十四五"規劃、"雙循環"戰略，以及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龐大機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使民心統一回歸。

代理主席，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周年，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議案，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我已經在議會上以議員議案，以至在《2021年僱傭條例草案》委員會上，要求政府把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但對於抗戰勝利，這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卻沒有法定假期紀念，我認為難以接受。這亦是我一再要求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的原因。

學習歷史是培養青年人認同中華民族、熱愛國家的重要一環，而透過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正正是鼓勵市民參與紀念活動，例如原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蹟等，是認識國家歷史、提升民族認同的一個最好機會。

代理主席，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法定假期，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曾在2014年把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特區政府亦自該日起，在香港舉行相關的官方紀念活動，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中央政府宣布該年9月3日全國放假一天，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當時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政府的做法，把該日訂為一次性的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可是，紀念日為何只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而不是持之以恆的政策，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最後，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透過增加一天法定假期，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從而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更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感自豪。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劉業強議員動議原議案，以及陸頌雄議員和潘兆平議員動議修正案。主席，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熱愛和平，盼望持續享有繁榮穩定的社會環境。但從歷史上看，和平和繁榮並非必然。曾幾何時，戰爭並不遙遠。1937年，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大片國土淪於敵手，甚至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香港亦未能置身事外，從1941年12月時任總督楊慕琦投降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經歷了3年8個月的"淪陷時期"。那時，香港人亦與全國軍民一起積極抵抗侵略者，著名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於日軍佔領香港期間，不遺餘力抗擊日軍和營救盟軍，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重大貢獻，至今抗戰遺蹟遍布全港多區。主席，我們今天重提抗日戰爭的歷史，當然絕對不是要挑起甚麼仇恨或排外的情緒。但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香港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和保育相關遺蹟，可以讓港人了解抗日戰爭的歷史、抗戰英烈的貢獻和愛國情操，進一步認識到目前我們享有的和平與繁榮得來不易，應倍加珍惜，並明白到共同捍衞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至於如何有效提升廣大市民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認知呢？我認為當局應活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從不同的層面推動，包括積極加強各級學校的歷史教育、製作相關教材套、舉辦研討會或校際問答比賽，邀請東江抗日游擊隊戰士與年青一代交流，同時加強向社區推廣抗日事蹟和文物保育工作、設立抗戰紀念館，以及將更多抗戰遺址列為法定古蹟、組織專題展覽及舉辦特色導賞團等。此外，應廣泛徵集相關的文獻和檔案，建立香港抗日戰爭數碼資料庫，開放給全港市民以至海內外同胞使用。主席，通過上述措施，可以從多層面、多渠道吸引市民參與相關抗日戰爭紀念活動，從而提升公眾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認知。不過，對於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將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本港法定假期，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是有保留的。有紀念價值的日子，不一定就要放假，而紀念活動亦不限於在一日內舉行。主席，提升廣大市民對抗日戰爭歷史的認知，不但有助於港人認識到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命運密不可分，增強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並且認識到與全國人民一起共同維謢國家安全是責無旁貸的。我們要珍惜國家對香港的關顧和支持，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香港實現持續發展，促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主席，我謹此陳辭。

接着，在1919年，她竟然可以像其他歐洲國家在一次大戰後一樣，從德國手上取得山東，所謂何事？在1931年，"撻着""九一八"事件，這便是14年抗日戰爭的序幕。打贏中國，鯨吞中國和東南亞的領土，超過其土地面積20倍至30倍，但她竟然說"食不夠"，蛇吞象，"無啦啦走去惹撻瘌"，前去珍珠港，不是找珍珠，而是打美軍，美國也去不到一半，5,000里路——不是八千里路雲和月——拋風浪雨，他們攻打珍珠港，然後回來後卻被人投擲兩顆原子彈，是甚麼原因呢？主席，這段歷史值得我們考究。以日本今天這國度，仍然是美國的代理人。所以，這段歷史，我們一定要看得通，不單看我們這段如此小的歷史，而是看宏觀性的歷史，我認為這值得我們深究。今天我們要知道，要丟掉幻想。毛主席針對一部分中國人對美帝抱有幻想而發出沉重的"丟掉幻想，準備戰爭"的警號，這便是我們今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日本人和美國人的滅華心不死，早於兩個世紀前已經有此狼子之心。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更把這次營救活動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至今這場無一傷亡的"勝利大營救"仍然受到國人歌頌。事實上，東江縱隊等組織對中國的抗戰勝利有着非常重大的貢獻，也是香港淪陷後抗擊行動的主要力量，正正是全國和香港抗戰的重要串連。可惜的是，不少港人對這段歷史仍然頗為陌生。原議案提到要加強學校教育，讓學生正確認識抗日戰爭歷史，我認為值得支持。現時香港有不少抗日戰爭遺蹟，見證了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與香港民眾奮起抗日、保家衞國的英勇事蹟，無論在學校教育或公眾教育的層面，我認為應該更好地結合現有的抗日戰爭歷史教材和戰爭遺蹟，包括發生過重要事蹟的路線和地點，提供給學生及公眾進行更全面和實在的歷史教育。當中北區烏蛟騰和西貢斬竹灣分別設有抗日英烈紀念碑，先後入選國務院公布的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是香港抗戰歷史的重要見證；此外，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南涌羅屋村、鹿頸村等地，都是見證香港抗戰歷程的珍貴建築，特區政府更應積極推動以這些建築物及遺址為主的歷史文化本地旅遊。儘管如今很多老戰士早已過世，但他們的後人大部分仍健在，特區政府應更積極組建抗戰歷史資料庫，尤其是包含老戰士後人的第—手資料和口述歷史。我同意修正案中提到在每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做到薪火相傳，至於是否要定為法定假期，我認為原則上有一定道理，但目前而言，以增加法定假期的數目為前提仍然可以進行討論。無論如何，掌握歷史傳承變化，對學生以至公眾培養國家觀念及國民身份認同十分重要。香港抗戰史與整個中華民族抗戰史血脈相連，香港亦在國家抗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能更好地運用香港地域的抗戰史作為材料，從生活文化中進行歷史教育，可讓香港人更能體會國家與香港一衣帶水、共為唇齒的關係。

主席，我感謝劉業強議員今天提出"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我認為，為推動我們的下一代了解更多國情、增加我們的民族認同感，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是有必要的。今天大家都提到，在抗日戰爭歷史中，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而且確是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剛才聽到很多議員在發言中表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整場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蹟，亦特別聽到剛才劉業強議員提到，在屯門龍鼓灘曾有戰事爆發，以及一些愛國人士在抗日過程中為國犧牲。主席，在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方面，我覺得可以多渠道處理。在我的印象中，其實我們民建聯也好，或據我們了解，新界社團聯會亦曾舉辦很多活動，特別是探訪一些抗日老戰士，透過與他們面對面的溝通及口述歷史，當時的感覺或震撼感是特別大的。其實，我認為如果想有效地做好關於抗日戰爭歷史紀錄的教育，必不可少的是要盡量搜尋口述歷史的紀錄。現時有這麼多新的數碼科技，可否透過新科技建立數碼資料庫？今天，我見到多位同事也提出這方面的建議，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亦特別提出了一些具體想法。

我認為對於學生來說，這樣可以更有效鞏固他們這方面的想法。主席，在我們紀念抗日戰爭或教育市民這方面的歷史，以增加民族認同感一事上，我覺得可以透過方方面面的工作去處理。今天我特別留意到潘兆平議員提出了一項特別的修正案，要將9月3日定為一個長期的法定假期。

我覺得這一刻，可以留待勞資雙方多作溝通及協商，然後才作出定案。

主席，對於劉業強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及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表示支持，亦希望日後特區政府真的會更有效及更積極地推動關於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工作。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劉業強議員的議案，同時支持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對於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則有所保留。

回歸以來，特別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已有接見在港的抗日英雄，即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的成員，亦充分肯定這些成員和戰士為抗日戰爭所付出的貢獻，並且表示讚賞。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知道新界社團聯會亦肩負起對老戰士的認同和關心，舉辦了很多相關的活動，包括一些歷史口述活動及編製當時參與抗日游擊戰爭的成員名單等，也是由新界社團聯會組織起來的，每年9月3日亦會與民政事務總署合辦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這些宣傳做了，但是否做得足夠呢？當然不夠政府做得好。過去，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在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上做得不全面，亦看不到有何規劃。香港現時的抗日戰爭歷史教育側重於太平洋戰爭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英國和加拿大等盟軍，保育戰時設施亦集中在盟軍的軍事設施。當年，英軍抵抗日軍進攻僅18天便已投降，一直以來與日軍糾纏的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

很多香港市民也不知道，原來領導這支游擊隊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並非1997年回歸後的事情，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已經共同抗日，對抗侵略者，保衞家園。在回歸前，港英政府當然不會談游擊隊的事情。回歸後，董建華先生在1998年安放了115名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捐軀烈士的名冊。然而，特區政府多年來在推動這段歷史的教育上，予人的感覺是沒有規劃、沒有動力的。香港當年有很多英勇又令人感慨的抗日戰爭歷史故事，被放在一旁，抗日老戰士現時已經買少見少，他們當年是小鬼隊，負責把風送情報，是真實而珍貴的歷史。

我們十分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認同及虛心聆聽議員的意見和建議。

主席，我首先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一項如此重要的議案，也多謝陸頌雄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提出修正案。主席，我回顧歷史，在2017年11月22日，我也在這裏提出一項口頭質詢，當時我建議政府設立抗日戰爭紀念館，而最重要的是加深市民認識歷史，尤其是南京大屠殺、香港抗日英雄可歌可泣的偉大事蹟、香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蹟，以及香港所有抗日戰爭相關的歷史。之前和之後，民建聯多位議員也有提出這方面的建議，可惜這麼多年來，也是原地踏步，我看不到政府對這方面十分重視。所以，今天聽到副局長表示政府十分重視，其實我真的感覺不到。2019年，香港發生"黑暴""攬炒"，突出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缺乏家國情懷，對我們國家的歷史並不認識。其實，有甚麼比考察本地的抗戰歷史遺址，以及在學校內加強這方面的歷史教育，更加好的國民教育呢？其實，全世界也有為銘記二戰歷史的教訓設立很多紀念日、紀念建築和紀念館等。我曾前往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前往的時候，看到有很多學生，一整隊的前往參觀這個集中營，很多學生看完集中營的戰爭歷史，也坐或蹲在地上哭。他們對這個歷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們會痛恨戰爭，亦會珍惜自己的國家，珍惜民族。我們看到以色列設有二戰紀念館，也看到德國在柏林市中心撥出土地，豎立2,700多個一磚磚混凝土組成的紀念牌坊。我曾親身前往，在那裏會感受到戰爭的禍害，會感受到那種痛。我們看到三藩市、南韓首爾等城市，也豎立了慰安婦銅像，為何香港不可以再多做一些呢？我們看到這些紀念館和紀念像，可以讓年輕一代看得到、感受到當年的歷史，會珍惜這些教育的機會。主席，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香港經歷了3年8個月的慘痛日子，我國8年抗戰，死亡人數超過1,700萬人。如果香港沒有專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我覺得對我們國家民族和年輕一代欠缺一個交代。主席，有國才有家，抗日英雄永垂不朽，銘記歷史，吾輩自強。

主席，我非常感謝劉業強議員動議今天的議案。另外，還有陸頌雄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提出了修正案。今天的議題非常有意義，是"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主席，今天在座除了有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還有教育局副局長，我希望透過今天的發言，能夠促使教育局的同事進一步聚焦推廣及跟進一直以來長期被忽略或不被重視的歷史教育。主席，香港曾經歷兩次殖民時期，其中"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更是香港黑暗、艱難的歲月，相信老一輩的朋友都不會忘懷。當時正值日本大舉侵華，全國人民奮力抵抗，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個武裝力量亦在全國各地發起游擊戰，在香港便有著名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他們在日佔香港期間不時抗擊日軍及發起營救行動，對香港重光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值得每位香港人尊敬和認識。我相信很多市民，甚至新生一代都會聽過"東江縱隊"這個名字，但未必知道背後他們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這正正是學校教育中，對抗日戰爭、抗戰英烈，以及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的結構不夠全面所致。主席，我希望提醒教育局的同事，香港國民教育和歷史教育過去一直被邊緣化，除了因為一小撮有心人刻意把它妖魔化之外，更多人認為中史沉悶和"無錢途"——是金錢的"錢"——令越來越少人修讀中史科。看看考評局的數字，文憑試應考中國歷史科的人數，由首屆2012年的8,029人，到2020年下跌至5,662人，整個趨勢是下跌的。有見及此，教育局修訂了指引，把中國歷史列為初中必修科，並在2020年逐步推行。我認為在制訂教材方面，除了要專注課本的教授，更要加入更專業化的參觀活動，長期培養學生對歷史的興趣。我知道中學過往也有一些參觀活動，但正如剛才議員所說，我們想找一個有關抗日戰爭的博物館也沒有，他們參觀甚麼呢？便是海防博物館，但其性質給我的感覺是完全好像秋季大旅行般，純粹是一班同學聚在一起玩一天，完全不能起到教育和認識歷史真正意義的作用。除了他們無法認識自己的歷史外，教育局亦必須再思考如何就他們的活動提供恰當的指引，令活動規範化、專業化，令學生可以從趣味中學習。

另外，香港現存很多歷史文物古蹟，政府應該好好利用，整合成為活生生的教育資源。現時只有一條較知名的步行徑以歷史為主題，是甚麼呢？便是孫中山史蹟徑，由政府在2006年斥資400萬元重新修葺，並加入文化、電子化等元素，吸引市民和遊客了解孫中山先生在港島的多個活動足跡。因此，原議案第二點說得非常有道理，當局應該積極考慮，在新界地區，特別是金山、筆架山一帶的醉酒灣防線，有很多二次大戰時期有價值的文物、炮台，可以藉着親身的體會，感受抗擊日本、保衞香港的情況。主席，我看到網上很多媒體均作出不同的宣傳，但官方的宣傳卻少之又少，證明在這方面，政府要多加工夫，急起直追，重視推廣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主席，我謹此陳辭。我支持原議案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亦希望政府當局——不論是哪個局——也要重視此事，並作出安排，讓我們的下一代更了解、更認知、更認識這段歷史。

主席，多謝劉業強議員今日提出議案，亦多謝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我們都是支持的。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背後意義是如何令香港的年輕人了解背後的歷史其實發生了甚麼事。作為一個"70後"在香港出生的年輕人——現在不是年輕人了，以前是年輕人——我在初中時修讀歷史科，抗日戰爭必定是其中一個環節。近年我有時與身邊的人討論，尤其是一些較年輕的人，對於這些歷史，他們有很少的知識、很空白。

當年八國聯軍如何侵佔中國、中國人如何積弱，到1937年抗日戰爭的時候發生戰爭等，其實我們是長期積弱，被外國欺凌。

我相信在課程方面，大家要認真檢討一下。所以，今日劉業強議員特別提到抗日戰爭，甚至是香港東江縱隊的歷史，在3年零8個月中，當時的人其實做過甚麼等。我相信如果年輕人知道我們以前的人是如何走過這些屈辱的年代的話，對於現時國家安全的認知或國家安全的感受，我相信他們會更加認同。所以，如何推動這些歷史令到年輕人理解，我是全面支持的。尤其是我讀書的時候看到的一些畫面，例如日本人如何殺害我們的士兵，男的、女的、老的、嫩的、小朋友等，這些畫面都歷歷在目。

這些戰爭場面讓你知道，即使你的家是怎樣也好，如果國家守不住的話，你們也不能獨善其身。我希望這些信息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記着。

潘兆平議員也有就議案提出修訂，其大部分內容我也是同意的，唯獨是他提到把那一天納入為假期。我相信特區政府才剛剛增加了5日假期，未來這5天假期會分10年慢慢地每兩年增加一天，而名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這一天應該未被特區政府加入其中。

我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頁，在這段屈辱的歷史中，全國人民展現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香港亦擁有光榮的愛國傳統，特別是新界人。在3年8個月的日寇佔領香港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展開了抗日戰爭，其中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由民間組成的組織力量。我留意到，特區政府對香港抗日歷史及保育遺蹟上投放的資源和力度，事實上是太少，可能只是舉辦一些短期展覽和官方紀念儀式，令香港市民對這段光榮歷史認識不多。

把本地的抗日事蹟用於愛國教育用途，意義深遠。現時，本港的抗日戰爭教育工作主要是透過小學的常識科，以及初中和高中的歷史科進行。行政長官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落實中國歷史在初中成為獨立必修科，促進認識國情和中華文化。其實，除了在課堂內，當我們走出課堂外，也可以好好利用現有資源，對年輕人進行愛國教育。國務院在2015年和2020年，先後把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和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列入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可見中央對這段香港歷史的尊重和深度重視。事實上，我每年都會前往烏蛟騰，亦看到近年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和團體到烏蛟騰向我們的烈士致敬，不忘初心。民間對此越來越重視，但政府對有關的配套和支援確實不足。我早前曾發表《新界北建設香港新中心倡議書》，建議應該在沙頭角鹽田一帶建設生態及歷史旅遊帶，發展生態和歷史旅遊，令到除了香港市民外，全國人民也可以對這段寶貴歷史有所認知，這亦應該要大力推動。本港年輕人在書本學習歷史之餘，如果能夠到這些地方實地遊覽，相信對歷史的知識會更立體，更加明白今天安逸的生活並非理所當然。即使普羅市民，亦可在文物徑的遊覽過程中直觀地了解本港的抗戰歷史，消除部分人的舊有偏見。近年發生的"黑暴"運動和"港獨"分子的苗頭冒起，反映本港在愛國教育方面的缺失。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宣傳香港抗日英雄的事蹟，包括設立抗日戰爭歷史展覽廳、抗日英雄事蹟教育及文物徑，以及中國近代史館，推動全民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新中國的成就，加深公眾對抗日歷史的了解，可以把香港的愛國教育推廣得更深更遠，有助未來社會穩定，增強民間的核心力。我支持劉業強議員的"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多謝劉業強議員今天提出"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主席，我今天亦是以一個在抗日戰爭中被殘害的下一代的身份發言。我祖父是被日軍殺死的，在他被殺後，我父親、大伯和二伯三兄弟，當時為了保家衞國而參軍。自小父親對我說了很多有關抗日時的歷史，我亦記得母親告訴我，她當時住在山東濟南，只有十一二歲，但當時日軍經常要找年輕女孩，所以她整天不能外出。

這些故事都令我了解到，一個國家不強大，受人欺負、受人欺凌的慘痛歷史。今天在香港，我一直以為慰安婦與香港無關，直至多年前我才接觸到一些歷史紀錄，知道原來當年香港曾經有數千名女性被強徵在香港及海南島做慰安婦。可是，多年來，我們在香港受教育，自小在香港長大，卻從來都沒有聽過。如果說回歸前港英政府不提、不說，因為它要與日本友好，我們沒有辦法，但問題是回歸已經20多年，是否有些事情我們是需要正視的呢？所謂"以史為鑒"，是否有些事情我們真的要讓下一代知道呢？日本今天在各方面，有很多都值得我們欣賞，所以我們並非在散播仇恨，但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可以埋沒、不可以改變。因此，在2016年，我曾經和葛珮帆議員四處參觀歷史博物館，看看有哪間歷史博物館載述那段時間的事？最後，我們看到一個地方，就是香港海防博物館，在那裏可否做一些事呢？

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有3,000多萬人傷亡，我們是否應該將這段慘痛歷史清清楚楚展示給我們下一代知道呢？所以，主席，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讓大家知道的，例如我剛才所說的慰安婦事件，很多同事剛才提及的東江縱隊的事情、南石頭屠殺事件，特別是南京大屠殺，雖然與香港沒有直接關係，但是那些屠殺歷史是絕對不容忽視，絕對不能埋沒的。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夠在香港看到有博物館或紀念館，或者歷史館清清楚楚展示有關歷史，能夠讓我們下一代真正接受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

主席，我謹此陳辭。主席，1931年日軍入侵中國東北，1941年展開對香港的侵略，香港陷入3年8個月的痛苦、苦難的歲月，是老一輩的香港人難以遺忘的慘痛經歷，亦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一些歷史片段中，我們看到香港人如何渡過艱難的日子，如何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凌。當時，香港和內地一樣，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者，在香港的華人組織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東江縱隊，以及由香港民間組成的港九獨立大隊，他們的功績、為抗戰勝利作出貢獻，都應該記念。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原議案，強調抗日戰爭歷史的重要性，並提出建議，希望藉此要求政府在多方面提升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主席，今次議案的主題圍繞抗日戰爭的歷史。港九獨立大隊積極地向侵略的日軍發動攻勢，多次執行突擊和搶救行動，並與東江縱隊其他分隊互相合作，保護本港民眾之餘，更協助營救盟軍和外國官兵。在香港重光之後，更應港英政府的請求，曾經組成自衞隊以維持新界治安，反映東江縱隊除了為香港提供戰鬥力，甚至在戰後仍對保護香港作出重大貢獻。以上的提述只是用有限的篇幅概述香港的抗戰史、香港在抗日時期的背景、東江縱隊與港九獨立大隊的成立，以至在不同地方進行的大營救，都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劉議員的原議案中提出，建議政府加強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以不同途徑讓學生正確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我對此表示認同。香港的教育政策一直被詬病忽略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意識，未來應該透過中國和香港本地的相關抗日戰爭歷史，讓青少年從中了解歷史的經驗，知悉戰爭帶來的禍害，培養對國家的認同感，擴闊世界觀。我認為學校在舉辦推廣國民教育活動或教授抗日戰爭的歷史時，應加以提及在抗日戰爭下的香港經歷3年8個月的苦難，與內地如何唇齒相依、奮勇抗戰的事蹟。除了要向學生做好教育之外，通過不同渠道向市民和遊客講述香港抗日戰爭的歷史同樣重要。香港抗日戰爭遺蹟不少，包括西貢斬竹灣、沙頭角烏蛟騰也豎立了抗日英烈紀念碑，標誌着東江縱隊奮力抗日的歷史，肯定了各位戰士的傑出貢獻。政府應有系統地整理相關的事實及相關的遺址，設立紀念館，幫助市民、學生和遊客了解戰爭帶來的禍害及香港在抗日戰爭中的貢獻。

主席，1941年日本侵略香港，進入香港的地方，但很可惜，英軍抗戰19天後便宣布投降，市民當時非常狼狽，亦非常無助。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率領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肩負起保家衞國的責任，作出重大貢獻和犧牲，營救不少文化精英、盟軍戰俘和村民。他們的英勇事蹟永垂不朽，大家也知道，沙頭角以至烏蛟騰一帶，都非常值得我們保育，以及作為愛國教育的重要題材，但目前未有系統性整合。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早前在6月16日回覆我提出的質詢時指出，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海防博物館均設有常設展廳，長期展示與抗戰有關的展品，更有系統地將整個香港淪陷，以至日軍投降的歷史作為常設展覽，也不時舉辦與抗戰有關的專題展覽。對於當局的做法，我表示歡迎，把具歷史價值的文物整合，方便市民參觀，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可是，如果只是前往博物館，觀看冷冰冰的展板，事實上不會令人有太大感受，而最好的辦法是實地學習。

當時他們提出希望可以在這裏建造一條"沙頭角抗戰文物徑"，全長12.9公里，串連許多與抗戰相關的歷史遺址，包括香港抗日第一家羅氏族人的祖屋、南涌羅屋村、老龍田宴臺山、鹿頸村、烏蛟騰烈士紀念園及烏蛟騰村等，讓市民更清楚在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如何在這裏保家衞國，為整個民族出力。這些保家衞國的英勇事蹟，是現代人的學習模範，同時也可以令年青一代有保家衞國的民族感。但很可惜，這建議仿如石沉大海，因為提出來後，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積極的回應。我亦多次向不同政府部門爭取，希望政府可以就着這類文物徑提出比較有規模而且有計劃的保育計劃，甚至是發展計劃。但很可惜，政府直到目前也沒有任何撥款或資源推動，甚至連計劃也未有。所以，我希望藉着今天的辯論，可以令公眾和政府更加清楚知道議員認為這段歷史非常重要，也希望在接着的施政報告中，政府能夠回應還原這段歷史的訴求，讓我們真正可以做到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很簡單，國家民族的認同感，以及自身文化優越感，這兩點是不能磨滅的，我希望局方可以正視......

主席，首先多謝陸頌雄議員和潘兆平議員提出修正案，令我原本的議案內容得以補充和延伸，使議會同事能夠從不同方面作出討論，讓政府能夠在議會內聽到社會各界代表的聲音，從而推動部門加快推廣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提升公眾對國家及民族的認同感。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補充並更詳細闡述我的議案內容，從製作抗日戰爭歷史教材供中、小學研習；建立香港抗日戰爭數碼資料庫；設立行山史蹟徑；到每年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舉行紀念活動，邀請抗日老戰士與年輕一代交流，使愛國情操薪火相傳；對於以上涵蓋的內容，我也非常認同，期望政府透過我們這次提出的建議，逐步培養香港人的家國情懷。至於潘兆平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將9月3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期，讓更多市民可以參與紀念活動，銘記這段歷史，強化民族自豪感及國民身份認同，其出發點是好的，值得政府研究，但前提是必須取得社會的廣泛共識，平衡到各行各業的運作，以及對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影響，從而締造雙贏局面。在此多謝各位議員發言、各抒己見，亦希望政府認真、細心地研究我的建議，讓公眾有更多機會認識抗日戰爭的歷史，借古鑒今，了解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珍惜"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的穩定和機遇。懇請各位支持我的原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

贊成的請舉手。

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我再次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發言和提出真知灼見，令議案的內容更豐富、更全面。我希望政府認真聆聽，積極考慮我和各位同事的意見，接納並付諸行動。主席，前車之鑒是為了明日之路，我提出"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教育"議案，促請政府高度重視愛國和抗日歷史的教育，保存抗日的事蹟，主動走進校園、走進社區，宏揚抗日英雄的愛國精神，讓公眾牢記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深刻了解香港與國家休戚與共的密切關係，以防止"黑暴"死灰復燃，肆意做出踐踏香港、意圖顛覆國家的行為。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講話，香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的進程中大有可為，只要背靠國家及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主動參與國家的發展，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東方之珠。